連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近年就港珠澳大橋相關項目通過的追加撥款，香港負擔大橋的整體造價由最初約1,000億港元大幅增加至最少1,200億港元，增幅達20%，特區政府卻未能為有關工程的成本定出上限。特區政府一直未能確實具體地解釋超支原因，亦從未提出任何建議避免超支，而立法會內亦沒有任何場合供議員專責和仔細地調查超支事宜。

因此，我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在立法會轄下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上述事宜。
我現在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起立。議員現在可以坐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有：鄺俊宇議員、涂謹申議員、許智峯議員、邵家臻議員、梁耀忠議員、林卓廷議員、尹兆堅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毛孟靜議員、陳淑莊議員、楊岳橋議員、張超雄議員、朱凱廸議員、陳志全議員、鄭松泰議員及陳沛然議員。有沒有遺漏剛才站立的議員的姓名？如果沒有，合共有23位議員支持這項要求。按照《議事規則》第206條，這項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根據《房屋條例》第41條及終審法院就盧少蘭訴香港房屋委員會一案的判詞，房委會有責任"確保"為各類人士"提供"委員會認為適合附屬於房屋的設施。特區政府一直沒有機制定期檢討拆售後的資產對資助房屋居民的影響，亦沒有機制為屋邨補充因拆售而欠缺的設施。由此可見，特區政府既沒有措施"確保"並"提供"設施，也沒有定期審視這些設施的"適合"程度，即沒有履行《房屋條例》訂明的責任。公眾亦質疑領展作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其角色及所受的監管是否適合時宜。特區政府從未就此向立法會作出具體解釋，亦沒有設立機制及指定一個部門負責處理上述問題，而立法會內亦沒有場合供議員專責和仔細地調查政府的角色、政府當年出售資產的合約和文件，以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監管領展的成效。立法會的重要職能是監察政府，避免行政當局逃避法律責任，損害公眾利益。因此，立法會有必要透過深入調查問題成因及提出建議，確保政府履行《房屋條例》第41條中的責任，為資助房屋居民提供適合的設施。因此我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在立法會轄下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上述事宜。
我現在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起立。議員現在可以坐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有：鄺俊宇議員、涂謹申議員、許智峯議員、邵家臻議員、梁耀忠議員、林卓廷議員、尹兆堅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毛孟靜議員、陳淑莊議員、楊岳橋議員、張超雄議員、朱凱廸議員、陳志全議員、鄭松泰議員、陳沛然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有沒有遺漏剛才站立的議員的姓名？如果沒有，合共有24位議員支持這項要求。按照《議事規則》第206條，這項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有意見認為，現時長者相關專科的醫生人手已捉襟見肘，而長者人口未來將倍增會令情況更加嚴峻。

主席，就楊岳橋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答覆如下：一醫院管理局以跨專業團隊的方式，由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和支援醫護人員提供紓緩治療及長者醫療服務。

為策劃和進一步提升醫管局紓緩治療服務的質素，維持紓緩治療服務的持續發展，以及應付不斷增加的需求，醫管局在今年制訂了《紓緩治療服務策略》，規劃紓緩治療服務在未來5至10年的發展方向，並就如何改善成人和兒童的紓緩治療服務釐定了策略方針。老人科為內科下的一個分科，長者病人是內科服務的主要使用者。截至2016年年底，醫管局一共有1,292名醫生從事內科專科。

就此，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只提及現時約有1300名內科專科醫生，她其實答非所問。我最想知道的是，究竟本屆政府有何具體策略培訓相關的專科醫生，以應付未來的"人口海嘯"呢？

當局剛制訂《策略》，規劃紓緩治療服務在未來5至10年的發展方向，並就如何改善成人和兒童的紓緩治療服務釐定了策略方針。

我們的大前提，是由紓緩治療團隊處理情況較複雜而需要紓緩治療服務的病人，而我們的建議是所有醫護人員皆需要對紓緩治療有基本認識，讓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得更好。
主席，香港去年有46000多人死亡，在醫管局轄下醫院中死亡的人數佔此數超過九成，但醫管局只有360張紓緩治療病床。長期護理小組委員會剛就這項議題進行討論，而我亦感謝醫管局在討論前安排委員探訪明愛醫院的紓緩治療病房。我們發現，病房應該可以容納40張病床，但在探訪時卻看到病房只放置了26張紓緩治療病床。由此證明，我們現在所缺乏的未必是地方，人手和資源有更迫切需要。局長就楊岳橋議員的質詢所作的主體答覆沒有說明未來如何培訓更多醫療和社福人才，以提供適切的醫療及社福方面的紓緩治療服務。

請問局長，鑒於現時的情況如此惡劣，而雖然醫管局轄下醫院有地方，但卻沒有擺放病床，究竟當局有何具體計劃盡快提供更多培訓、資源和人手，以解決對紓緩治療服務的需求？
主席，多謝張超雄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醫管局致力加強紓緩治療服務。正如我剛才提及，我們剛制訂整體的《策略》，而醫管局近年亦已增撥資源，以改善服務模式及加強跨專業服務，從而減輕病人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令他們臨終前的生活質素得以改善。舉例而言，在2018-2019年度，醫管局會加強紓緩治療服務，包括家居護理、會診，以及向居於安老院舍的末期病人提供護理和支援。醫管局也會加強針對兒童的紓緩治療服務，以及優化專業人手的培訓。所以，在人手方面，我們會着墨更多，尤其是加強人員培訓。上述工作將涉及額外44名護士和2名醫生。

他們可能並非希望可以痊癒，而是希望在人生的最後一程能夠沒有痛苦、安樂而有尊嚴地離開。不過，醫管局或政府的資源過去主要投放在治療方面，忽略了病人在人生最後一程的需要。當身處公立醫院的長者病人離世時，他們的家人連送別及站立的地方也沒有，因為身旁已放滿病床，而且醫院不設特別房間，讓他們完成人生的最後一程。

此外，紓緩治療服務亦涉及日間護理，就診人次達9,560。

由此可見，病床和病房是其中一個方面，主要關乎較複雜的個案。

所以，我們未來的策略是在不同範疇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按照政府提供的人手資料，現時只有40名醫生、300名護士及60名專職醫療人員，我認為人手並不足夠。

醫管局會根據整體服務規劃機制，按服務需求、人手流動、醫療技術發展、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轉變等因素評估及開展服務，並會檢討不同服務及職系的人手編制。我們明白人手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會在這方面作出適當調整。
主席，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

代理主席，聽畢局長就我提出的3個問題的答覆後，我實在懷疑政府在推動環保政策上是否有決心和誠意？我手上這張圖顯示，全球多個國家更換電動車的時間表，至2020年時，各國每年更換電動車的數目均以數百萬輛為目標。有的，在2011年，政府表示要將全香港三成的汽車更換為使用新能源的車輛；在2015年，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更表示，香港是全球最適合使用電動車的地方。

代理主席，政府可以在更換柴油車上花超過100億元，但卻不容許延續電動車的稅務優惠。究竟我們的電動車政策是否朝令夕改，是否名存實亡呢？

局長會否恢復現有的電動車稅務優惠，並以"一換一"的優惠方法來鼓勵市民繼續使用電動車？

代理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2011年已經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建議新建樓宇內30%的私家車泊位應提供充電設施。根據紀錄，已經有八成新獲批發展計劃的停車位配備基本充電設施。為了避免剛才陳克勤議員在主體質詢指出，市民面對購買電動車後無法在屋苑充電的問題，加上我們知道，全球主要汽車製造商均已表明在2025年後不會再製造燃油私家車，請問局長會否考慮要求其他部門進一步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將建議的30%改為100%，從而避免重複出現這些問題？

代理主席，我剛才談到推動電動車發展，並非要為車主或車廠說話，而是為香港的空氣質素發聲。《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訂明空氣質素的指標，而就這些指標的整體政策目標，政府的說法是，用合理而實際可行的方法，盡速使空氣質素達至可接受的水平，從而保障市民的健康。

因此，我具體要問局長的補充質詢，就是希望局長今天說明政府對電動車發展的政策，是否以推動電動車大眾化和普及化為目標？簡單來說，是否以提升電動車在私家車整數量中所佔的比例為目標？長遠來說，當局會否以淘汰燃油車為目標，並訂定目標年份，以進一步推動電動車的發展？

局長，許議員詢問當局會否推動電動車普及化。

尚有8位議員在輪候提問，但由於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2分鐘，請有關議員在其他場合跟進。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2年5月發表報告書，建議本港引入集體訴訟機制。律政司成立的跨界別工作小組於2013年2月就報告書的建議展開研究，但至今仍未公布研究結果。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是否知悉，過去3年獲消費者訴訟基金資助的訴訟案件數目，以及當中屬集體訴訟的案件數目為何；二鑒於有評論指出，消費者訴訟基金的審批過程繁複，政府是否知悉消委會有否檢視現行審批程序，並作出改善；若有，改善措施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三鑒於政府至今仍未就引入集體訴訟機制公布落實時間表，當局有否評估該情況如何影響小市民獲得司法濟助的權利；若有評估，詳情為何？
代理主席，就質詢的第一及二部分，我的答覆如下：消費者訴訟基金為信託基金，目的是向消費者提供經濟支援及法律協助，讓消費者有尋求法律補償的途徑。消費者委員會為基金的信託人，基金的執行委員會負責基金的一切行政事宜，並根據消費者訴訟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建議批准或拒絕申請。基金處理申請時，主要考慮因素包括個案是否涉及重大的消費者利益或公義、受影響的人數、勝訴的機會及對不當經營手法能否產生阻嚇作用等。法律協助的方式可包括向申請人提供法律意見、協助或委任律師及大律師代表申請人。消費者可直接向基金申請援助，或經由消委會轉介。首先，申請人可以親身、書面或以電話向消委會屬下任何一個投訴及諮詢中心提出投訴，消委會會了解情況，並聯絡被投訴的一方，以進行調停。如個案未獲解決，而有關投訴具充分理據並符合基金的審批準則，消委會職員會協助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及解答查詢，並把申請遞交管理委員會考慮。基金自1994年成立以來，截至2017年3月，共處理1,329宗申請，其中175宗在申請期間問題已獲解決，另外有700宗申請獲基金批予協助，獲得賠償的有210宗。

代理主席，正如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基金的目的旨在保障消費者的權益，而消費者集體訴訟機制亦同時多提供一項保障消費者的司法途徑。由於法改會的集體訴訟小組委員會現時亦有消委會的代表，我想問局長，這個小組委員會有否了解所遇到的困難為何，同時會否考慮作出平衡，以免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
多謝周議員的補充質詢。集體訴訟是一套法律程序，而正如周議員所說，就這方面而言，律政司已成立一個跨界別的工作小組負責研究法改會的建議，而在研究過程中會考慮不同持份者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消委會的意見。

多謝郭議員的補充質詢。

正如我剛才答覆周議員的質詢時所指，我們現時未有具體時間表。至於郭議員剛才問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在2015年發布的不同投票權架構的概念文件，諮詢總結提到聯交所不認為集體訴訟機制是接受不同投票權架構所需的先決條件。有關"同股不同權"的議題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我會把議員的意見轉達相關同事。

代理主席，古語有云"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在香港打官司，訴訟費用一定很高昂。我想問基金有否足夠資源？

感謝黃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就議員剛才提到訴訟費高昂的問題，基金並沒有就個別申請所需的費用訂出上限。政府在1994年成立基金時曾向基金注資撥款1,000萬元，並曾在2010-2011年度再向基金提供1,000萬元。在今年3月，基金的結餘為894萬元。我們認為基金有足夠資金為有需要的消費者提供合適的法律協助。我們會留意基金的財政情況，並在有需要時作出合適的安排。
代理主席，我留意到獲基金批予協助的申請有700宗，而其中未再跟進的案件有465宗，屬"無賠償可能"的個案。

首先，消委會在處理消費者與商戶的糾紛時，主要透過擔當調停人的角色，以靈活手法協助商戶與投訴人解決糾紛。事實上，在每年的投訴中，大部分投訴個案亦能以這種方法獲得解決。舉例而言，在消委會於2016-2017年度接獲的16,000多宗可跟進的投訴中，約有74%由消委會成功調停解決。其他處理投訴的方法包括轉介香港海關或其他合適的執法部門及監管機構跟進，而當中適合以訴訟方式解決的個案其實不多。至於容議員剛才提到的"無賠償可能"的個案，大多由於相關商戶已經倒閉。此外，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即使個案並無賠償可能，但在商戶倒閉前，基金其實不但會協助消費者提出訴訟，更會提供不同類型的法律協助，包括為申請人提供法律意見，以及協助委任律師或大律師代表申請人。多年來，基金曾協助不少申請人就商戶的苛刻或不良經營手法索償，並在具有重大消費者利益的事件中協助消費者。以往的成功例子包括向銀行和地產等不同行業取得賠償，對不良經營手法有一定的阻嚇作用。
代理主席，局長剛才在答覆時承認，如果在香港推行集體訴訟，確實有可能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帶來一些潛在風險及影響其競爭優勢，而這亦是工作小組現正進行的研究的範圍。我想問局長關於現正進行研究的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多謝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根據律政司提供的資料，在研究是否在香港落實集體訴訟這議題時，政府必須考慮不同因素及社會的整體利益，也會在適當時諮詢各界，不會只考慮某一方的意見或側重某一界別的利益。雖然集體訴訟機制的目的旨在促進尋求司法濟助的渠道暢通，但同時亦要防止申索人可能濫用機制以致造成動輒訴訟的文化，因為這種情況無助於香港的整體利益，更可能損害香港整體營商環境。至於應如何設立適當的保障措施以防機制被濫用而同時又不會對其構成窒礙，以致不能達到預期目的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要達致這種微妙平衡，我們需加以考慮和處理。另一方面，我們十分鼓勵業界採用替代爭議解決機制，意思是在法律訴訟以外解決糾紛的方法，例如仲裁或調解等，而這也是工作小組會研究的課題。當然，現階段尚未有定案，而政府對這議題保持開放態度。
代理主席，我記得數年前，不同的專業學會曾組織一次研討會，討論集體訴訟的問題。當時，一位來自美國的專家表示，在美國推行集體訴訟後，最終採用這種方式的個案比例相當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個案達成和解，因為連大機構也無法承擔一旦集體訴訟成功對機構帶來的深遠影響，故寧願達成和解，但其實這並不健康。因此，我想問局長，律政司對於現正展開的這項研究，是否掌握足夠資料及曾經參考外國在這方面的成功及失敗經驗？因為我相信香港商界與專業人士均非常關注一旦集體訴訟真的在香港推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多謝盧議員的意見，而我亦聽到你的意見。

代理主席，上月23日，粉嶺公路近雞嶺迴旋處及大頭嶺迴旋處接連發生數宗交通意外，導致粉嶺公路、掃管埔路、新運路、寶石湖路、馬會道及龍琛路的相關路段由下午四時至八時的下午繁忙時段嚴重擠塞，對往返北區的市民造成嚴重不便。

代理主席，就劉國勳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現答覆如下。一粉嶺公路2012年至2016年的交通意外率，按每100萬車輛行駛公里計算為0.30至0.46，較同期香港所有道路總計的意外率1.18至1.26為低。根據紀錄，粉嶺公路的意外大多為輕微意外，而意外主要涉及駕駛者因素，包括"不專注地駕駛"及"行車時太貼近前面的車輛"等。雖然交通意外率不高，但運輸署注意到每當有交通意外在雞嶺迴旋處或大頭嶺迴旋處一帶道路發生以致主要路口被堵塞，而現場又未能迅速清理時，北區便出現嚴重擠塞的情況。針對近年北區的交通情況，運輸署自去年起已實施多項措施，包括限制工程車輛不可在平日上、下午繁忙時段在區內行駛等。同時，運輸署亦特別關注當地的規劃發展申請，如有關申請的交通影響評估研究顯示有關發展項目可能會對當區的交通情況造成嚴重影響，運輸署會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作出建議，考慮修訂或否決有關申請，除非申請者能提出並落實所需的交通改善措施。此外，運輸署、警方和專營巴士公司亦已制訂有關大頭嶺及雞嶺迴旋處附近道路發生交通意外後的應變措施和改道方案。

此外，警方短期內將實施臨時措施監察附近一帶迴旋處的路面情況，以加快處理突發事故。

局長在答覆中表示，長遠解決方法包括增建一些新道路，但只表示會在未來數年進行研究。請問局長是否有時間表，何時能興建新道路？政府又能否承諾在新道路建成前，略為減慢在北區進行的工程？

多謝劉國勳議員提出的質詢和意見。政府進行發展項目時，其實會對區內交通和公共運輸進行影響評估，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如果評估發現有關發展項目可能會對當區的交通情況造成嚴重影響，運輸署會考慮修訂或否決有關申請，除非申請者能提出並落實所需的交通改善措施。

我們其實對政府的項目和其他項目都是一視同仁，均會進行相應的評估，以防產生嚴重影響。
代理主席，現時北區街坊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因為塞車問題嚴重影響該區市民的日常生活。

代理主席，剛才局長表示政府已有相應措施，例如加設黃格和劃雙黃線等小修小補的措施，但說到底，當局需要配合警方執法。

多謝林卓廷議員的意見及質詢。

政府其實知悉北區需要警方採取執法行動及作出安排，也看到上水出現嚴重的違例泊車問題。政府不時會檢討前線執法人員的數目及資源分配，在適當時候及在有需要時配合交通執法工作。長遠而言，對於北區連接市區新幹道的研究，運輸署將會聯同路政署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檢視2031年後的整體交通需求。我要強調，2031年的交通需求並不代表我們在2031年後才處理，而是我們會從長遠及宏觀的角度，檢視交通的長遠需求。我們期望研究策略性基建，透過運輸基建網絡改善現時交通走廊的表現。

我們希望在獲得撥款後，盡快展開研究。

局長表示會進行道路改善措拖，但塞車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現時最嚴重是雞嶺迴旋處及大頭嶺迴旋處的問題，局長可否立即研究及着手在這兩個迴旋處落實一些紓緩交通擠塞的措施，例如興建支路和高架橋，以疏導交通流量？

在短期措施方面，運輸署已調校該路段的交通燈以配合車流。

長遠而言，我們聽到一些關於新道路和新交通改善方案的意見，我們也會審視這些方案的可行性，以及研究這些方案會否對附近建築物或設施造成影響，並且會適當地諮詢地區人士的意見。
代理主席，無論是北區或集中石湖墟一帶，其實香港各區的交通擠塞和違例泊車問題都十分嚴重，不論是我們熟悉的觀塘區或灣仔區，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對於加強執法的真正有效方法，特別是針對主要道路或嚴重阻塞交通的地方，除對違例泊車的車主施加罰款外，會否採用更有效的拖車方法，在數分鐘內把車拖走，阻止車主在這些地方泊車。我認為住宅區執法可以較為寬鬆，但在主要交通道路一定要嚴厲處理。
多謝謝偉俊議員的意見及質詢。政府會不時檢討前線執法人員的資源分布，並會在出現嚴重問題時，加強這方面的執法工作。正如我剛才提到，要長遠改善香港的交通擠塞問題，其實需要採取多管齊下的做法。所以，政府現時計劃採用隧道分流的建議，並根據商業車輛泊車位的研究報告，採取一些短期及中期措施，以紓緩各區的交通擠塞情況。此外，政府正對中環及其鄰近地區推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利用科技協助盡快籌備在香港部分地區推行先導計劃，以紓緩交通問題。我剛才提到，運輸署聯同路政署將會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從宏觀角度全面檢視全港的交通基建，並且審視現時主要交通走廊和幹道的表現，希望能夠前瞻性和長遠地針對現在香港面對的交通問題。

局長，謝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在主要道路拖車，你會否正面回應或有否補充？
如果有需要拖車的話，執法人員會安排拖車，我們已安排一些承辦商提供服務。
代理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及很多在北區區內進行的交通改善措施。他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特別指出，當蓮塘/香園圍口岸連接路工程及粉嶺公路擴闊工程完成後，北區的交通擠塞情況能進一步得以紓緩。不過，假如我們在北區向南行往大埔、沙田或九龍方向，我們會看到瓶頸問題其實沒有得到改善，這些工程只不過將瓶頸推往另一個地方。雖然吐露港公路和康樂園橋面的交通情況已經得到改善，但由馬場至新城市廣場一帶的交通擠塞情況，並未得到改善，因此局長在主體答覆表示紓緩北區交通需倚靠發展新道路發揮分流作用。當局究竟有沒有具體計劃，何時會提交立法會進行探討呢？

代理主席，政府在2011年3月在憲報刊登公告，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按法例授權進行九龍灣行人天橋系統的建造工程。該天橋系統旨在把九龍灣工業區內數座樓宇、德福花園和港鐵九龍灣站的現有行人天橋連接起來。據報，由於政府與相關發展商未能就行人天橋系統落成後的管理及維修事宜達成共識，所以該項原定於2014年完工的工程至今仍未動工。另一方面，政府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表示，將在九龍東採用新政策，包括引入先導計劃，豁免修訂契約土地補價，鼓勵業主根據已規劃的行人網絡自資興建行人天橋或隧道。該先導計劃於今年2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當局至今在先導計劃下收到多少宗申請；該等申請的最新進展，以及有多少宗申請已獲批准；二先導計劃現時是否已停止接受申請；若是，當局有否計劃恢復接受申請；及三有否計劃動用公帑興建行人天橋或隧道，把九龍灣商貿區與九龍灣港鐵站連接起來？

我們就九龍灣及觀塘商貿區分別進行兩項行人環境改善可行性研究，檢視現時的行人環境及交通狀況，預測未來流量的增長，以推出一個整體的改善框架，包括建議短、中及長期的改善方案。九龍灣商貿區行人環境改善可行性研究於2016年8月完成，該項研究所建議的行人連接網絡，已納入九龍灣發展大綱圖內；而有關觀塘商貿區的研究將於今年內完成。2016年施政報告提出一項政策措施，以九龍東作為試點，豁免因提供行人連接修訂契約所須繳付的土地補價，促進私營機構興建已規劃的行人連接。土地業權人可根據發展大綱圖所載的行人連接網絡，向九龍東區地政處提交申請修訂契約自資興建行人連接，以獲豁免相關的土地補價。就柯創盛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現答覆如下：一現時已有6個發展商聯合提交了1宗申請，擬修訂土地契約興建行人天橋系統，把九龍灣商貿區內7幢商業樓宇連接起來，方便行人往返港鐵九龍灣站及商貿區之間。該宗申請於今年9月提交，九龍東區地政處現正處理中。此外，另有兩個發展商在九龍灣提交了初步建議，擬議興建3道行人天橋。二九龍東的先導計劃涵蓋九龍灣商貿區和觀塘商貿區。

觀塘商貿區的行人環境改善研究將於今年內完成，所規劃的行人連接網絡亦將納入相關的發展大綱圖。我們計劃在2018年就這項政策進行中期檢討，以評估成效。三除了促進私營機構提供行人連接外，政府有計劃在九龍灣商貿區及其周邊加建行人天橋。為紓緩港鐵九龍灣站B出口行人天橋的擠迫情況和提升與未來東九文化中心的連繫，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委託了路政署研究加建一道行人天橋，該項目已於今年11月根據《道路條例》刊憲。我們亦有計劃在港鐵九龍灣站A出口附近提供一道橫跨觀塘道的新行人天橋。同時，我們並已委託路政署研究在近兆業街興建另一道橫跨偉業街的行人天橋，勘查研究正在進行中。在以上3項工程計劃的規劃、勘探、設計和相關法定程序分別完成，並順利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後，預計可於兩至3年內起陸續開始動工。

其實這問題一直困擾整個九龍東，特別是九龍灣的商貿區。從我左手拿着的圖片所見，現時行人每天均須經由九龍灣連接工貿區的行人天橋系統到達該處，而我右手拿着的便是民間建議如何有效地將行人帶到常悅道或零碳天地的範圍。政府未能聽到市民的訴求，亦錯判形勢，拖延了10年的時間。局長，現時連接九龍灣和工貿區的行人天橋系統每天在繁忙時間均"迫爆"，高峰期每小時有接近8000人。代理主席，我想問政府，由私人企業倡議的九龍灣行人天橋系統工程，過去兩次均獲行政會議通過和刊憲，但為何最後仍無疾而終？當局可否解釋在過程中有甚麼在技術、管理、業權或法律上不能解決的問題？

在2011年，當時有數個發展商提出自行興建行人天橋連接系統的方案，但為何這麼多年仍未完成？原因是其後無論在發展商的數目、參加的大廈數目及走線均有所調整。

代理主席，對於政府這項先導計劃，即豁免興建行人天橋的申請人支付土地補價，我們當然表示歡迎。

對於新的情況，基本上我們的處理方法是，如果是新發展區，其實在規劃的初期，我們已經對行人連接設施作出規劃，而很多時候，如果不是政府出資興建，政府在賣地時亦會作出相關的要求，業權人因而可以進行這些工程。如果是已發展的地區，正如大家所見，目前一些例子是申請人通常是發展商，而其大廈通常屬於商貿或工業大廈，因為如果業權過於分散，業主未必願意自行興建有關設施。

另外，行人天橋對整個區域的行人通達性、對整個網絡是否確實有正面作用，這些也是需要符合的條件。由於商業機構始終有商業的考慮，我們認為目前豁免土地補價的安排已經合適。

代理主席，局長，我首先肯定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同事的工作，他們真的很盡力尋找合適的地方，因為已發展地區的私人業權真的很多。但是，街道是有生命的，如果我們興建太多行人天橋，其實會扼殺街道文化。昨天我們在翠屏明渠視察時，有市民表示希望在一些位置興建斜路，而並非單是興建天橋接駁至進入商業大廈內，然後再乘搭升降機上落。我想問發展局，除了以豁免補地價提供誘因之外，究竟會否採取一些更主動和積極的措施，令發展商與整個政府或民間的意見一致，然後朝着這方向發展天橋，而不是豁免補地價之後讓發展商不斷興建天橋，但卻與市民的意願不相符。

雖然局長說在規劃中會有這些設施，但如何解決"開荒牛"現時日常生活的問題？

相信盧議員也明白，當市民剛開始遷入一個新發展區時，可能人數仍未達到所謂的critical mass，即未達到最低的門檻，令某些設施得以提供。當政府發展很多新發展區的時候，包括發展新的屋邨時，也經常面對這樣的問題。

如何在公共交通方面盡快、盡早提供適當的服務呢？盧議員，我不否認這是一項大挑戰，政府也並非在每區都做得很好，但現屆政府對此是清楚的，而我們亦會努力去做。

當不同地區出現這種情況，透過民政事務總署的系統，其實是會有反饋給予政府的相關部門。

我們會努力處理這方面的工作，而我們亦承認這方面的工作是必須處理的。
代理主席，2011年已經開始刊憲的九龍灣行人天橋至今還未完成。

此外，在九龍灣及觀塘區以外，目前還有3宗申請正在處理中，涉及的都是其他市區的地方。至於這方案有否具成效，我們覺得有一定的成效；至於能否做得更好？

代理主席，據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基本定稿，並將提交予國務院審批，以爭取於本年底頒布。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該規劃的落實會為港人提供更多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各內地城市創業和就業的機會。

區內鐵路、高鐵、高速公路、航空和航海網絡日趨完善，特別是一些大型跨境基建設施，例如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蓮塘/香園圍口岸未來將陸續落成，這將有助促使大灣區內人員、資金、技術等流動更為順暢。此外，大灣區內的城市人口超過6,600萬人，經濟規模超過14,000億美元。因此，大灣區極有潛力成為具備最高競爭力的灣區城市群，並可同時提升其宜居度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明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訂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大灣區建設就是要體現這數項重要策略。特區政府一直與廣東省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緊密合作，共同配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編製工作。在參與《規劃》編製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就《規劃》徵詢了業界及相關委員會的意見，收集到的意見主要包括改善稅務安排、推行便利港人和車輛進入內地的措施，以及降低不同專業界別在大灣區執業或提供專業服務的門檻等。特區政府已向國家發改委作出全面反映。

我現在只是要求在這項基礎上移除同時在兩地擔任職務的條件，藉大灣區及高鐵落成的機遇，只要他們前往內地上班，即日回港，便算作停留半天。又或者局長會否覺得，有了這項背景，信心會大很多呢？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當《規劃》於明年第一季頒布後，特區政府會就某些具體政策措施制訂工作計劃，而田議員提出的數項建議，我們屆時會仔細研究。

其實，政府曾回覆表示已經與中央溝通，我希望局長會繼續積極溝通。我想問，大灣區會提供很好的發展機會，當局可否考慮採用先行先試的方式——當然，這要與中央商討——先接納我們的建議，讓在大灣區工作超過183天的港人無須繳付國內稅，只繳付香港稅？以大灣區作為試點，我認為有利港人在大灣區發展，特別是香港的專業人士。若即日來回便無須計算，我相信亦可以吸引更多專業人士來港。

林議員可以放心，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我們會在《規劃》頒布後，在落實工作計劃時，與內地中央部委積極跟進。
局長，就稅務安排，我想問一個較為另類的問題。

他會如何向中央官員解釋？

大灣區的發展有數項重點。以往我們與珠三角的合作，是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交往。今次大灣區的發展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我們希望整個大灣區能發揮綜合優勢。

早前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要求政府為香港市民爭取一個國內身份證編號，提出"一卡兩號"的概念，一張回鄉卡既有回鄉卡編號，同時亦有國內身份證編號，讓大家在國內可以好像國內市民般，便利地使用各種支付服務或便利生活的服務。在這方面，我想問局長，跟進的進度如何，可否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至於日後會否有更多相類的例子？

我的黨主席剛才曾就此提問，我想再細問，政府究竟有否在更高層次探索爭取國民待遇的方法和途徑，包括專業資格互認及投考公務員等方面的措施？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現時《規劃》的編製工作已進入尾聲，在《規劃》頒布後，我們會在政策層面制訂工作計劃。

主席，民建聯過去曾發表我們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建議書，就香港人在內地工作超過183天便須繳付內地稅的規定，我們認為應該要放寬。請問局長可否在此告訴我們會否考慮一項建議，就是這些人士仍然要繳稅，但可否以香港稅率繳付內地稅？

正如我剛才所說，當《規劃》出台後，下一步的工作便會更具體和精細，屆時每一項值得推動的方案，我們都會仔細落實。
主席，大灣區九市加兩個特區的政策，當然是最新國策，但之前我們亦有珠江三角洲的政策，而香港與深圳互相之間已有不少合作，包括田北辰議員所說的183天稅務安排。採用80：20的原則也好，又或稱為"擒賊先擒王"的原則也好，香港與深圳之間似乎更迫切需要這一種優惠。

先行先試的確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基本方略。換言之，在其他領域和地域尚未設有的措施，也可以在今次大灣區這項新國策下推動。謝議員提到我們近水樓台，與深圳一衣帶水，可否推行更多先行先試的措施？

現時我們會議的安排屬前所未見，主席，你為了要在聖誕節前通過這項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不惜決定在今天、明天、後天、大後天，即周三、四、五、六基本上是整天開會。主席，假如下周一續會，將有4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受影響，其中之一是由我主持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我們的小組委員會這次安排了公聽會，邀得逾40位公眾人士和團體參加，就他們關注的幼兒照顧服務相關事宜表達意見。

因為在2018年第一季，政府便會公布由香港大學進行，有關幼兒照顧服務規劃的顧問報告。

因此，主席，我認為我們完全沒必要這樣辯論修改《議事規則》議案。你說你看不到我們辯論南京大屠殺80周年的迫切性，我也看不到修改《議事規則》的迫切性，在聖誕節前修改與在聖誕節後修改有何分別？
我要求張超雄議員作出澄清。

我想張超雄議員盡快作出澄清，他剛才一開始便明言這項中止待續的議案非常迫切，但他後來又說他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同樣迫切。

主席，我簡單作出澄清。

我剛才說楊岳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有迫切性，因為如果我們不及早中止修改《議事規則》議案的辯論，便會影響下周一由我主持，討論有關幼兒照顧服務這項迫切議題的會議。我剛才解釋了會議何故迫切，就是因為按政府的時間表，相關服務的檢討須於2018年第一季前完成。

我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如果不及早中止這項修改《議事規則》議案的辯論，我們就得跟從主席你的安排，以致就一項迫切民生議題的討論受到影響，無法在本會透過討論和制訂政策的過程改善幼兒照顧服務。因此，主席，我實在不明白你為何作出如此安排。

而且，主席，剛才有數位議員提出，有關《議事規則》的修訂會否違反《基本法》？這是很重要也很根本的問題。如果違反《基本法》，我們今天在這裏進行辯論，的確有可能帶來憲制危機。

然而，可別忘記，建制派最初提出把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由一半降低時，你確曾對外徵詢兩位資深大律師的意見，他們的意見是這些修訂的確會違反《基本法》。

所以，為何如此迫切，要在今天、在聖誕節前盡快通過一些法律上有爭議且可能抵觸《基本法》的《議事規則》修訂？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的確不成熟，在這個階段也完全沒有迫切性。

但很可惜，我看到的似乎不是這樣。所以，在這一點上，如果因為今次的決定或安排，最終——我希望這件事不會發生，但極可能發生——可能有人訴諸法庭。我不知道法庭及司法制度將如何處理這次修改《議事規則》的事件，如果有人提出法律挑戰，最終要法庭裁決，亦會令法庭很為難。以往最少有兩宗司法覆核，均針對主席或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時有否違反《基本法》。

屆時你"老人家"及建制派議員會多麼尷尬。

利用一個"百年一遇的機會"去修改我們的基本遊戲規則，是否太過急功近利？主席，我們的議會發展至今時今日，法案均須經過首讀、二讀及三讀，法案提出後要通過事務委員會，再通過法案委員會，經過詳細審議及各個階段才提交本會，經議員辯論後作出表決。這些程序背後有其智慧，是前人累積下來的數百年經驗，不是簡單的議會程序。

主席，我剛才說到，《議事規則》中很多程序是前人多年經驗累積的成果，背後意義在於議會需要有程序及制衡，亦要提供機會讓不同聲音表達意見，作出各方面的考慮。

如果每件事都只求效率，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便是獨裁和帝制，皇帝說的話便是法律，他的聖旨必定要實施，所有事情無須討論，立即實行，這樣最有效率。但是，有效率不等於好，不等於公平，不等於每個人和不同持份者也信服，最終只會引起衝突和混亂。此所以世上的獨裁政體往往也因為戰爭而崩解，如果由另一個獨裁體制掌權，衝突又周而復始。

我們過去3次提出呈請書所為何事？

把呈請書門檻提升至35人，意味你們擁有否決權，立法會日後將難以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貪官、超支和制度上的缺失。修改《議事規則》令議會失去監察政府的能力，難道就是保皇黨的終極責任？所有事情盡快通過，不作討論；調查一概不准；主席大權在握，橫行霸道，難道就是你們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嗎？

我就楊岳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就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的辯論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我現在不會就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內容發表任何詳細的意見，留待一息間再提出。為支持此項中止待續議案，我提出兩個大原則的問題如下：第一個大原則的問題是，廖長江議員在擬議決議案動議26項不同的修訂建議，其中多項損害整體議會的利益，亦顛覆議會的倫理。這是第一個論點。我可以指出一些更基本的概念，說明這個議會或世界各地的議會究竟在做甚麼。

主席，"parler"這個字的意思是說話、議事、論政。

主席，我可以跟你說一個故事。今天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事情，其實正正在2,400年前曾經發生。大家也知道，其實現代民主議會的其中一個發源地，就是希臘雅典。

那件事其實與我們正在做的事——主席這數天不斷說我們要連續開會，開到"天荒地老"這件事——有關。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叫蘇格拉底。他也是西方哲學之父，平日最喜歡議論朝政、批評政府及討論人生的道理。正正因為他說話太多，令當時的希臘政府不滿，將蘇格拉底拘捕並作出起訴，將他送上法庭。其實，他只是說話太多，並無犯任何錯失。

結果，501名市民的僅僅過半數認為蘇格拉底應該有罪，應該被判處死刑。死刑的原因是說話太多。正如議會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我也深感猶如被判死刑。可能某些同事真的很喜歡說話、批評政府及議論時政。

我當然知道，民主派議員在接下來的發言中，會告訴主席很多理由，解釋為何我們不應該在這一刻修訂《議事規則》。但是，我想提出另一個基本及原則性的問題，就是程序公義。

我亦並非抗拒對《議事規則》進行修訂，但是，我們應了解比較正常和公平的程序。主席，在上一屆立法會，我參加了英國下議院的國會課程，很多在座的議員也曾參加。回來後，我提出一項實質的《議事規則》修訂。

當然，亦有部分議員同事認為這項建議削弱了議員發言的權利。但是，主席，我必須指出，我支持楊岳橋議員根據《規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的這項議案，就是因為今次的修訂建議——所有修訂建議——都欠缺程序公義。不是開了一次或者兩次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會議，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諮詢就是有程序公義。

這次廖長江議員的26項修訂建議，加上我們民主派議員的數十項修訂建議——合共50多項修訂建議——在短短3個月之內完成了討論，加上一個多星期的諮詢，便交到立法會會議上討論。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深感以後這個議會會淪為更撕裂的戰場。這個局面我不想看到，而我深信很多同事也不想看到。

議會的辯論質素及審議議案的質素，亦很重要。所以，主席，你收到兩份御用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原來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由一半降至20人，存在違反《基本法》的風險。

你應該聽取張超雄議員或者其他議員的提議，就此事再取得更清晰的法律意見。雖然建制派同事已給你不同的法律意見，但你應該多取得另一個法律意見，才考慮會否批准這項修訂建議提交至立法會會議討論，這才是正常程序。

我覺得非常可惜，因為《議事規則》內各項規則其實是環環相扣的。雖然廖長江議員是一位非常資深的大律師，他提出的修訂建議其實在法理上有點漏洞，並不能首尾呼應。我知道他花了整個暑假閱讀《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但他應該聆聽意見，因為即使他認為作出這些修訂是為了提升效率，其實——我再說一次——效率和質素同樣重要。

我在此立此存照，主席，即使很不幸地、非常難過地，這次《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全部獲得通過，身為議事規則委員會副主席，我希望以後繼續努力，將一些被修改得不合情理、粗疏的、犯駁的、不合體統的條文，經過既定程序，與各黨各派議員商討後，再提出一些修訂。我希望各位議員以開放、平靜的心情考慮我以後提出的修訂。數量不會太多，因為我知道大家對很多事情欠缺信心或信任。我希望大家撥出時間，看看這些改進。我希望，即使這個議會死掉，我也可以把它起死救生。我支持楊岳橋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支持楊岳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現即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我想說的是一個黨派也可以出現如此大的鴻溝，就像一隻初出茅廬的小鳥，現在已長出羽毛，在跑道上飛奔繼而起飛。

有興趣的同事可以翻閱《議事規則》第20條關於呈請書的提交的修訂條文，議員可以看清楚當中的字眼。主席，我們必須停一停、想一想。

即使主席不想花這麼長時間辯論此事，但你有沒有考慮過即使不讓每名議員發言15分鐘，也可以給每名議員1分鐘時間表達意見，然後起碼進行投票程序，這樣做也可能只是耽誤1小時左右的時間，但議員卻可以藉此在今天這個值得——我其實認為不值得，因為不應出現這樣的一個紀念日——的日子表態。

主席，假如相差一兩小時，會否導致不能進行表決呢？我相信主席心中有數，修改《議事規則》是否必須在下星期一進行表決。其實，你的裁決已經決定一切，因為你表明一天不表決，一天不會結束會議。如果議員是上班人士，你這樣做可能違反勞工條例。

議員完全沒有時間進行討論。

所以，這是我反對繼續進行辯論，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原因。

議員努力經營多年，無論是自己的形象還是支持度，不應這樣"一鋪清袋"。

我當天也在場看得一清二楚，事實並非如此。所以，我覺得這些言詞很有問題......
葛議員，如你對譚議員的發言有意見，你可於稍後發言時表達。

我明白你提出的規程問題，請先坐下。如果議員擬回應其他議員的發言內容，可先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稍後輪到他發言時才回應。

我希望你稍後發言時注意用詞。我留意到該段表述屬於譚議員發言內容的一部分，我不察覺當中有冒犯性的言詞。

我希望議員不要以冒犯其他議員作為發言的目標，否則本會難以繼續進行辯論。

謝議員，請你澄清。

我十分認同謝偉俊議員，我認為代理主席須作裁決，並澄清譚文豪議員剛才所說的是否事實。我作為當事人，當時已大聲喝止謝偉俊議員別碰我的物件，而他則用手推開我手持的紙牌，並用身軀撞向我、壓向我，所以譚文豪議員的描述是非常正確的......
你所提述的並非規程問題，請坐下。

代理主席，表面上我們正在討論《議事規則》的問題，但我相信，實際上我們正在討論"一國兩制"的問題。

首先，我表示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原因如下。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在12月某天，我們得悉梁振英不尋求連任特首，其原因已不重要，一般相信中央政府不想他繼續當特首，為甚麼？最低限度大家期望香港社會有機會重回正軌，將過去數年的撕裂逐漸修補，當時大家抱有希望。

最近曾鈺成十分高調，撰寫了多篇文章，其中一篇特別針對現任主席對《議事規則》的言論。

"一國兩制"的初心，是希望告訴台灣同胞，香港有"一國兩制"的保障，反對派有權反對惡法，兼且以"拉布"抗拒惡法。《基本法》十分重要，《基本法》面對全世界，令全世界相信香港有不同的制度。

我不知道究竟......

代理主席，我剛才說到，修改《議事規則》會把明明代表大多數市民進入議會、卻變成少數派的議員根據《議事規則》抗拒惡法的權力剝奪，而這是違反"一國兩制"的初心。

立法會主席聘請的兩位外界法律顧問，均指修訂違反《基本法》。

我覺得我們必須認真研究修訂是否違憲。

如果這項修訂的影響並非那麼大，卻有機會違反憲法、《基本法》，以及習近平說的依憲或依法治國，我相信建制派同事也要很小心考慮，尤其是提出修訂的建制派廖長江議員，我認為他須要承擔的責任較其他人更大。主席，我們認為對《議事規則》的修訂確實存在違反"一國兩制"或違憲等重大的問題。從政治的角度，何以要中止這項辯論呢？因為香港經歷了梁振英數年的管治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已經大大降低。我們這些傳統民主派或溫和民主派義無反顧地相信"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的出路，我們不相信"港獨"是正確的。然而，越來越多香港人，不只年青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減弱。如果連代表市民和民意進入議會、在選舉中獲大多數選票的民主派議員，也不能擁有權力根據《議事規則》否決一些我們認為嚴重影響市民的惡法，我覺得建制派這次的做法只會助長"港獨"的氣勢，只會增加香港人對中央的離心，只會令中央將來要解結更為困難，我希望各位建制派同事三思。

我發言支持楊岳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認為，如此龐大地修改《議事規則》，並涉及如此嚴肅和認真的話題，只安排每位議員發言15分鐘後便作決定，是侮辱我們每一位議員、侮辱我們的議會、侮辱每一名香港人和整個香港社會。粗淺地理解，我們現正討論或將會討論的《議事規則》的修訂，涉及我們手上這本《議事規則》，當中包括93項條文和兩個附表，而這49項修訂涉及的篇幅，可能佔整份《議事規則》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本小冊子、這本所謂會議常規，影響所及的不止是現時700萬名香港人，可能是日後每一代香港人。所以，其影響深遠，當中可能會導致一些我們無法估量的嚴重後果，並非我們現在透過每一位議員發言15分鐘的辯論，便能夠說得清楚明白。這道理是如此粗淺，讓我作一個比喻，如果大學學生會討論要修改其所謂的規章，只讓每名成員討論15分鐘便可修改，此事連大學生也會覺得荒謬，更何況這裏是影響700萬名香港人的立法會，是我們香港的議會。與此同時，我想指出為何我們接着討論的49項修訂在會議規程上並不合理，以及為何我們要抱持如此嚴肅的態度來考量。

撇除憲政的討論——因為這一點較為複雜——在個別條文上，我認為我們的討論重點，並非如何平衡各黨派在議會內的權力，又或是如何使會議常規有利於少數派或弱勢一方作出辯論或執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能。個別條文其實涉及擴大現時主席閣下不受制約、監察或限制的權力。當然，主席會說自己受香港市民的監察，但他是沒有成本的，沒有成本的意思是，即使他可能涉及背景的問題、國籍的問題，又或是他作為功能界別議員卻可坐上主席之位的問題，香港市民也無法對他作出任何批判或切實的監察。不過，這一點我暫且撇開不談，我只是討論制度本身的問題，就是這49項修訂將進一步擴大主席的職權。就主席的位置而言，我不認為泛民議員剛才所說的利益衝突是一種合理的說法，但既然條文本身跟擴大主席的權力有關，主席便應該更小心考量議程的安排，不能把全部修訂一籃子放在一起，讓大家每人發言15分鐘便作罷。即使你的權力尚未擴大，但今天我的切身經驗是，我連呼吸也被你指為離題，這種感覺是不能磨滅的，這件事我會說足4年。

來到最關鍵的部分，這49項修訂涉及我們整套會議常規，亦即我們議會的行事規則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我們的《議事規則》是否有關聯或一致的問題。

因為大會主席與委員會主席的職能有不同等級的差別，即權力是有大小之分的。但是，我們過去並無重視這一點，於是不明不白地通過了規則，賦予委員會主席趕走議員的權力。為何大家屬於同一個Council，但因為制度上的優勢，獲選為個別委員會主席便可以趕我走呢？

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稍後要討論的49項修訂，不應簡單地切割為這些涉及主席的職能，這些會削減大家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權力，這些是關於流會也可以無限復會，諸如此類。我們大可以這樣粗淺地理解和討論，但這並非我們要認真審視這49項修訂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真的透過這15分鐘作出討論，每人說完後便通過修訂，嚴格來說，從我或我的支持者的角度來看，是沒有分別的，因為我們去年提出"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運動時，已有一個前設，就是議會已經失效，因此才需要作出制度的改革。

因為如果這49項修訂獲得通過——其實我也覺得修訂會順利通過——它所破壞的不是我們的議會，亦不是如大家簡單地理解般，會破壞"一國兩制"，其實它所破壞的，是香港人信賴的代議政制。其實過去我們沒有民主、沒有真正的選舉，但是，香港人仍然相信，我作為議員，會擔當他們的代表，為他們發聲。

如果稍後真的這樣收窄《議事規則》，剝奪議會僅餘的監察權力，主席閣下，真的不好意思，我得罪也要說一句，大家要花多些時間做運動。因為要跑得快一點。

我只是舉例來形容這種情況。所以，主席閣下及各位議員，希望大家理解，這並非輕鬆的事情，結果將會由大家承受。

所以......希望大家認真審視，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楊岳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有多迫切要在星期一之前通過呢？

楊岳橋議員也提出修訂建議，其中一項修訂第92條，訂明就《議事規則》未有規定的程序，立法會主席可諮詢議事規則委員會。

陳淑莊議員就其修訂建議發言之後，我同樣不覺得......

既然不明白，為何要花時間討論這些東西，而其他所有事項都要讓步呢？

難道我們或特區政府覺得應該在此刻削弱議員的權力，讓政府可以無所不為嗎？

做了這許多工夫之後，我看不到真的可以令立法會把自己的功能和角色發揮得更好，反而不自覺地——引用涂謹申議員的說法——從政治角度考量，令整件事變成以往"689"年代的政治鬥爭，這是否必要呢？

主席，我剛才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休會待續的議案，主席表示我仍然可在此爭取說服建制派、保皇黨的同事認真思考，究竟對於廖長江議員就《議事規則》提出的修訂，現時採取只是投一票的做法是否合乎情理？這會否令大家在考慮這個package或所謂套餐時，變成沒有選擇，甚至對於自己認為是"過了火位"的選項，也不能有不同的取態？當然，我知道要說服大家並不容易，但我想指出，就這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已有兩位前立法會主席分別表示，《議事規則》如要作出這麼重大的改變，非常有可能涉及違憲的問題。即使主席你所聘用的獨立法律人員的意見，也指出這是一個很可能違憲的高危動作。當然，廖長江議員亦另聘其他大律師提供意見，而他們亦提供了平衡的看法，故最終主席決定將議案提交到大會，讓大家討論。然而，很清楚的是，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是否應該或是否需要冒這個險，也就是為了做一件事而面對違憲的風險？

可能最大的改變是在全體委員會的階段，必須要有35位同事在席，因而令大家辛苦一點，只是這樣而已。如果是這樣，有關的改動似乎不是根本性的問題，而是35人或20人在席的問題。如果是這樣，我們是否應該認真思考，如果35人在席不用違反《基本法》，而20人在席會違反或有可能違反《基本法》，令我們要面對這種憲制風險的話，我們是否應該慎思而行呢？事實上，作為議會，立法會最重要的職能是議事論事。當然，今天大家感到很辛苦，因為你們一直面對的挑戰，似乎均是我們民主派向保皇黨的挑戰，是我們令你們要在會議廳內"坐定定"；但難保有一天，可能自由黨也要面對同樣的情況，需要運用這種手段和工具，就着其業界的利益提出意見，希望能夠向政府施加壓力。我最記得自由黨的同事對於印花稅非常反感，在各種不同的會議和場合均指出印花稅這"辣招"扭曲了整個房地產市場，甚至是令今天樓價飆升的其中一個元兇。試想一下，如果他們堅持到底，要真正面對自己業界的利益或向選民負責的話，我相信他們也會千方百計地想方法，希望能夠令政府接納他們提出的建議或改動。所以，《議事規則》總是家家有求的情況，而在作出修訂後，只會令整個議會......主席已經大權在握，正如《議事規則》第44條已訂明主席的裁決是最終的裁決，不容挑戰；但今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更是將更多的權力送到主席的手上，包括議員是否可以無經預告提出議案，也必須得到主席同意才能提出。

如果連這些權力也不要，那麼立法會便只能淪為橡皮圖章，一個只能做橡皮圖章的立法會是否大家的目標？

況且，在議會內長時間辯論或詳細的質詢，亦是我們作為議員必須履行的職責，我們是否連這些工作也不需要做？是否我們提供不同思考角度也等於"阻頭阻勢"？

如果效率可以凌駕工人的利益，為何今天工聯會的同事仍然要聲嘶力竭地爭取集體談判權呢？因為天地初開時他們根本沒有盡責任，今天又憑甚麼告訴人他們有理由為集體談判權奮鬥和努力呢？如果今天重頭再來，政府"霸王硬上弓"，告訴大家一定不讓工人有集體談判權，我相信工聯會會與我們民主派同心合力阻擋政府這種態度和惡法，是否這樣呢？因為工聯會作為工人代表，這樣才能維護工人，才能代表他們的民意聲音。

就第二十三條的立法能否真正做到不損害自由？立法後是否不會引發市民不滿、不會引發大規模示威，以及不會影響言論自由呢？一項法案不能經過詳細辯論，讓社會發酵和接納，豈不是回到專權的社會，而且令《基本法》所訂明的多項有關立法會職能的條文蕩然無存？事實上，議會除了負責立法的工作外，其實簡單來說，便是要處理不同的政治立場和不同的民生立場，透過對話尋找社會能夠接受的共識和方案，希望能夠迫使政府改變，特別是今天的議會，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分組點票。如果政府不肯改變，在分組點票下，大家也看到一些經常出現的荒謬結果，便是議會內大多數同事贊同的議案最終也被否決。這個議會失衡的問題，是否能夠透過修訂《議事規則》便能解決呢？如果議會完全失效，淪落至好像臨時立法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般，當議會不再作為解決社會衝突矛盾的平台時，不同的政治及民生主張只會在社會上透過各種社會行動來彰顯，如果是這樣，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亦只能夠透過社會行動來表達和宣泄，試問這怎能為香港社會帶來良好管治呢？所以，我在此很認真而嚴肅地呼籲同事認真思考，修改《議事規則》會否為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帶來更好的管治呢？

今早，我們只不過用了5分鐘便提出要求就兩項事宜成立專責委員會。有人可能認為這樣做是"阻頭阻勢"，但客觀上，這才是賦予議會內少數派權力，只要20人提出，便可把某些社會關心的事情交由專責委員會審議，否則，當這些事情只能留給屬大多數的政黨和大多數的板塊處理時，這絕非公道的議會行為。
梁議員，我發言支持楊岳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正如楊岳橋議員和部分議員所說，大家是否可以藉着中止待續議案停一停，想一想？剛才胡志偉議員也說到，修改《議事規則》對立法會、對香港市民、對我們在《基本法》之下的憲制角色是否真正有好處？是否真的會得出好結果呢？近數月，又或自從有議員被取消資格以來，立法會處於劇烈鬥爭狀態，情況極不尋常，這是市民大眾不希望看到的。

當然，我知道建制派一定指責我們"拉布"，藉此將問題簡單化。我想透過修訂《議事規則》和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讓市民重新思考劇烈鬥爭源自甚麼？

我想指出，這是"搬龍門"，人大釋法迫使法院作出這樣的判決。

社會是否一定要用鬥爭的方式取消他們的資格？這才是所有問題的開始，所以，首先當然是政府的錯。

今次修改《議事規則》也一樣，有很強烈的法律意見告訴主席，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降至20人是違反《基本法》的，但他仍強行這樣做。

是否要鞠躬道歉？整件事之所以出現今天的鬥爭局面，先是政府的錯，後有主席的錯，更重要的是建制派乘人之危修改《議事規則》，這個責任無法推卸。諸位建制派——稱他們建制派真是相當給他們面子——保皇黨的同事，甘願當奴隸的人們，自行提出修改《議事規則》、自行閹割立法會的權力。本來立法會內民主派和保皇黨之間角力，過往很多屆立法會也有發生，那稱不上是平衡，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一直是扭曲的，有功能界別的小圈子選舉，民主派得票永遠是多數，但在議會裏的議席卻是少數，這情況已經說了很多次。過往大家也會唇槍舌劍、進行政治角力，但為何不會出現鬥爭文化，要鬥到你死我亡為止呢？我認為現在的建制派沒有任何政治道德可言，跟政府"扯貓尾"，行政、立法高度合作，先是政府打官司取消議員資格，後有政府不把任何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再之後便是保皇黨乘人之危......

所以，今個立法會會期，我想做得最差的便是建制派本身。他們沒有任何政治道德可言，乘人之危，跟小人沒有分別，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不惜令整個立法會不斷鬥爭也要修改《議事規則》。

說得對，民主派覺得這次修改《議事規則》是關乎議會的生與死，因為如果讓建制派成功修改《議事規則》，立法會的監察力量便會死亡，這的確是一場生與死的對決。所以，謝偉俊議員，不單是年輕民主派議員，我們整個民主派都會跟你來真的。

我要告訴香港市民，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在議會裏有足夠票數便算，也要有政治倫理、政治道德，在不顧倫理、不顧道德的情況下，你們以為有足夠票通過便是對社會好嗎？你們認為立法會日後的運作陷入不斷鬥爭對香港有好處嗎？這亦是剛才很多議員支持楊岳橋議員提出中止待續的其中一個論點。大家都停一停、想一想，市民也不想看到議會不斷鬥爭，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可否有些智慧，建制派議員可否給一些空間，給香港人一條出路，不要再乘人之危，不要再在這個扭曲的制度裏面令議會更形扭曲，加劇鬥爭。

我真想問一問司長，雖然今天沒有政府官員出席，這種審時度勢的做法要到何時？立法會的鬥爭又要到何時呢？所以，建制派同事——保皇黨——可否為了市民的利益，放下自己的利益？無論如何，市民看到修改《議事規則》是為了服務建制派的利益，或者為了服務政府的利益，為政府說話，所謂令議會運作暢順，其實就是令議會無法監察政府，令政府"無皇管"，令議員不能再就"大白象"工程提出質詢，令民主派議員不可以再用任何程序，包括成立專責委員會去調查政府濫權、失職和以權謀私的行為。回歸多年來，不斷看到有官員因為貪腐被捕的新聞，不知是否冰山一角，還有一些大家都知道是貪腐的人未繩之於法，立法會的監察、調查的權力很重要，監察政府的憲制角色也很重要。

先不談是否合理，先說究竟提出這項《議事規則》修訂建議來提高有關門檻與反"拉布"有何關係呢？其實，根本是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真的要問建制派議員究竟目的何在？其實他們欺騙市民，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議會現時正在發生的事情。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負責。

這間接剝奪了《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包括民主派議員，不單建制派議員——履行立法會職權的權力。因此，這違反了《基本法》的精神。

故此，議會充斥着保皇黨，"遊戲規則"亦被修改了，民主派議員便無法履行《基本法》交託我們的憲政責任。這違反了《基本法》，令香港的政治制度失衡。香港行政主導，權力在政府手上，立法會只擁有監察權，現時連監察權、調查權或處理申訴的權力也要被削弱——不是削弱建制派的而是我們的權力。

所以，這項修訂建議即使獲得通過，也不排除立法會可能要面對司法覆核或其他問題。

這些全都是錯誤判斷，林鄭月娥的判斷與建制派議員的判斷是絕對錯誤的。我相信他們硬要修改《議事規則》，將令議會及社會的撕裂更嚴重，彼此對立更強烈。我相信修改《議事規則》後，立法會審議法案，或工務小組委員會要求財務委員會撥款，甚至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處理政府開設的高官職位申請，所遇到的困難將會比以前更大。這可稱為"捉蟲"或欲速不達。過去很少泛民議員就無爭議的法案或附屬法例的修訂，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但是，如果今次建制派硬來，不幸地成功修改了《議事規則》，我相信將有政治後果，而絕非他們預計般，以為立法會將更快捷方便地通過所有政府的法案及工程撥款申請。我相信車輛只會走得更慢而不是更快，這樣又何必呢？

我本身不是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沒有機會見證究竟《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有否經過合理的程序及充分的辯論。然而，我的同事告訴我，他們參與議事規則委員會感到的就只有"失望"兩個字，以及另外的兩個字，就是"憤怒"。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辯，沒有得到各方的共識，建制派強行通過《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絕對不是香港之福。

不過，我認為今天議會內某位同事相當有趣。他上星期"招呼"我，然後觸碰黃碧雲議員，到今天又罵譚文豪議員是"無耻的狗狼"。這似乎是"西環"派給謝偉俊議員的"硬任務"，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此。

我已盡量寬鬆，讓議員表達意見。議員在辯論中難免會提出不同觀點，但不應使用冒犯性言詞。

如果大家及時收回認為自己說錯的話，或撤回認為自己錯誤地提出的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其實大家也可以令立法會回復正常的議會辯論。

還是經過一段漫長歲月，當我們在10多年後回首才發現原來這次提出的修訂是"潘朵拉的盒子"，一打開了便無法關上？大家也知道《基本法》已有明確規定，而他們現在只是斷章取義，取巧地表示改變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可能問題不大，繼而展開辯論。其實這確實是非常嚴肅的問題，日後一旦遇上司法覆核等挑戰時，應如何解釋呢？

是否真的有足夠人手和議員審議一些與民生和民主發展息息相關的重要議案呢？

他們會發現經此一役，我們以往或許會不分黨派地把事情做好的氣氛將不復存在。

請議員留意，會議廳內手提電話不應調校至發聲模式。

但一旦觸及最簡單和最基本關乎法定人數和呈請書的規定，又如何向市民解釋呢？

在面對惡法時，我們別無他法，只能盡用我們所有的發言時間。

但其實說到底，回心一想，我們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呢？

代理主席，其實這次要令市民明白立法會內正在發生甚麼事並不容易。我只知道如果我們在2017年年底的今天輕輕放過這件事，不作任何抵抗，任由他們修改《議事規則》，日後當惡法來臨香港時，我們便真的想抵擋也抵擋不了。說到底，其實前主席曾鈺成也曾作出批評，認為我們應謹慎行事。

過去，大家抱着不同的抱負進入立法會。在立法會，大家除了政治鬥爭外，其實撫心自問，大家應該有真正想為社會做的事。大家最少能舉出一件希望為其業界和選民而做的事，而以往這裏是大家迫使政府做事的地方。

《議事規則》修改後，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些不好的法案提交予立法會而我們又未能阻擋時，民怨便無法紓解。

大部分同事也很尊重自己的發言，真的會做足準備與大家辯論，在過程中務求善用議會的時間，而不會輕視別人。

世事難料，未到最後一刻，也無人知道誰是誰非......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楊岳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代理主席，我們今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是因為建制派想修訂《議事規則》，而最重要的一項與本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有關。

這樣做豈不是輸打贏要？這種做法會令人服氣嗎？我奉勸梁君彥主席日後不要再提出要尋求法律意見，因為這樣做無疑浪費立法會的資源和金錢。他倒不如說請建制派提供法律意見，然後根據這些法律意見或建制派多數人的意見作出裁決。

代理主席，今次修改《議事規則》顯然會削弱立法會的制衡力量，尤其是我們民主派議員監察政府的制衡力量。

葉太在上次特首選舉中也身受其害，知道小圈子選舉的禍害。

雖然面對困難重重，但我們仍要追查到底，這是我們作為民意代表必須肩負的責任，縱使最終未必會成功，但我們也盡了力。再者，我們沒料到若非召開專責委員會會議，也不會知道周浩鼎議員跟梁振英的友好關係，竟然串通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何俊賢議員其後借用民主派的口號並解釋說，今天改議事規則和明日23條立法，邏輯上其實沒有關係。

代理主席，梁君彥主席告訴傳媒會不斷加開會議，使立法會議會重回正軌。

在議員發言時，請其他議員保持肅靜。

朱凱廸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林卓廷議員，請繼續發言。

立法會以往即使在不正常的狀態下，仍然受到某程度的制衡，例如我剛才一再強調以呈請方式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或按照其他程序提出的議案，以阻截一些嚴重違背民意或侵害市民基本權利的議案。

如果大家翻看內務委員會的文件和我們手上的其他文件，會看到一張很罕有的供參考的橫列表，載列獲批准提出的修訂，還有一些建議重點，供議員參閱。

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所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決定提出修訂，而完成之後，議會當然會大為不同。

我第一次擔任議員是在2008年，我看到席上有很多可能比2008年更早進入議會的議員，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議會文化正在轉變，但有些事情是否真的令人無法接受？我希望大家明白，大家都是成年人，有時候玩遊戲玩到這個地步，最少也要讓人看到球賽是公道地進行的，對嗎？

我今天不會特別就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的改變的相關法律意見發言，我反而想談論呈請書，因為在我之前發言的是林卓廷議員，大家都知道，他就着UGL事件及梁振英先生之前的所作所為，一直很着緊地跟進。但大家知道，呈請書能夠做到的，只是成立專責委員會，是退而求其次的一個項目或平台，讓大家跟進事件。

我今天坐在這裏，看到譚文豪議員和郭家麒議員提交可以說是末代，甚至可能是修改《議事規則》前最後一次只需20名議員支持便可生效的呈請書時，是有點感慨的。

當然，曾有議員提交呈請書以成立不同的專責委員會，但無法引用《條例》賦予的權力要求證人作證，其實可說是已被斬去手腳，但我們最少仍有一個平台。

我感到最欷歔的是，今天竟要把這門檻提高至35人。

主席，我亦不想說太多，因為一個議會要把規則改成這樣，實在令人相當欷歔。

以我為例，我是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我們的例會當然被調動了。

我相信，歷史自會記錄今天投票的一刻。

或許有人會互相猜忌，你不是君子，我也不是君子，既然你不是君子，我又何需當君子等，但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們不要讓劣幣驅逐良幣，我也希望——我亦仍然相信——所有人的心中應該仍有少許作為君子的風度和氣量。

我謹此陳辭。

你有甚麼規程問題？朱議員，這並非規程問題。

作為一個前言，我想指出，今天下午曾有數位同事提出休會待續的建議，而主席，我是很認真地提出休會待續的建議。

對於萬一本會因通過這項修訂而可能面對的法律挑戰，我們能否共同承擔呢？

主席，言歸正傳，我看到建制派同事的邏輯有"三步曲"。首先，第一步是由於立法會出現"拉布"的情況，而且越來越嚴重，所以，第二步便提出要集合社會的力量來反"拉布"，而第三步便是採取最有效的具體方法，亦即修改《議事規則》。我認為這3步也有各自不正確之處，而這些不正確的地方加起來，令我認為應該支持楊岳橋議員根據第401條提出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即有關討論應予中止，不應進入下一階段的主體辯論。

我回看美國參議院的例子，基本上參議員是可以無限次發言的，主席不能停止一名議員的發言。他們並設有一個機制，只要五分之三的參議員認為時間過長，便可以中止，但決定的並不是主席。我認為本會真正有意義的辯論，或說得上是透過"拉布"製造張力，令政府以至建制派願意共同坐下來談判的，其實便是全體委員會階段。全體委員會階段是本會唯一可以進行有意義的辯論，讓大家可以互相爭論和不斷進行辯論，以及可以無限次發言的場合。可是，自前主席曾鈺成數年前在財政預算案辯論中作出"剪布"的決定，以至其後終審法院作出的裁決，其實香港的立法會已經無法"拉布"。

如果立法會被視為有"拉布"的存在，把很多問題"拖死"了，倒過來要怎樣說呢？我最近看到民建聯在九龍西的宣傳是"分秒必爭"，我沒有說分秒必爭是錯，但如果用來形容立法會，我認為會跌入滑坡的狀態。

因此，對於第二步，由於我不認為我們的立法會有"拉布"的存在，我不同意建制派以"分秒必爭"這口號、好像議員說話也有問題的方法進行政治宣傳，這是一種愚民的宣傳，會導致市民與深思熟慮的公民社會狀態離開得越來越遠。至於第三步，主席，建制派對甚麼是"拉布"出現一種我認為是偏見的想法後，接着他們便有反"拉布"的宣傳，然後具體落實的做法便是修改《議事規則》。主席，如果立法會根本沒有所謂"拉布"而只有積極議事，解決方法其實非常簡單，便是召開更多會議。本屆立法會相比曾鈺成主席那一屆，無論是通宵舉行會議的次數或每次會議的時間，其實都有所減少。

最近我的好朋友姚松炎覺得如果建制派同事堅持要以反"拉布"來進行宣傳，我們應該進行另一種宣傳，那便是反偷懶。

這種一勞永逸的心態其實非常危險，因為看得負面一點，一勞永逸其實是壽終正寢。

為何在主席前所未有地不惜加開會議，甚至要求某些議員更改機票押後假期外遊，也要在聖誕節前表決修改《議事規則》的決議案之際，我們反而要求將之煞停？當然是因為現在有個活生生、"新鮮"到不得了的例子——其他同事剛才也不下一次提及——便是今早我們提出呈請調查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時，葉劉淑儀議員出乎意料地與我們站在一起，表達她希望成立專責委員會的意願。這個畫面正好說明，我們確實需要在此時此刻停一停，想一想，重新審視把呈請人數門檻由20人大幅增至35人，是否真的是個聰明且正確的決定。主席，我在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時已提過，"拉布"或在《議事規則》下容許的一些拖延策略絕非民主派的專利，實際上，所有議員也有權利使用，呈請亦然。當然，保皇黨同事已有足夠票數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他們關心的事情。但大家不要忘記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現實：所謂的建制派或保皇黨其實與民主派一樣，分為多個不同黨派和板塊。在建制派內的少數派如果想提出呈請，卻因為多數派基於各種原因而不願配合，他們唯一可行的辦法便是爭取我們民主派的支持。今早葉劉淑儀議員的舉動正好說明，增加呈請人數必然會削弱民主派及——在未來日子——建制派內的少數派議員的力量。我在此特別再次呼籲葉劉淑儀議員稍後支持我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如果中止待續議案不獲通過，亦希望葉劉淑儀議員能否決廖長江議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因為葉劉淑儀議員的一票反對票在分組點票上將會發揮非常、非常重要的功用。當然，我更希望容海恩議員能夠把握機會，不要再錯過葉劉淑儀議員今早的感召，因為我相信新民黨是團結的，就讓我們給她們機會展現團結。主席，我希望議員同事能再三考慮支持我的中止待續議案，另一原因亦是很多同事曾提及的違憲問題。

就這一點，主席，我認為你應暫時把擬議決議案擱在一邊，除了可以再加三思外，亦不妨再外聘法律顧問，專門為今次的修訂提供法律意見。如此一來，既可釋除同事以至社會的疑慮，亦可避免這類憲制問題拖延議會運作。所以，我真誠希望主席可以好好考慮。主席，我今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第三個理由針對合併辯論。不妨計算一下，今次共有49項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民主派有23位議員，若每人就每項修訂建議發言15分鐘，49項加起來要花整整16,905分鐘，超過280小時。一般來說，立法會會議在周三早上11時開始至晚上8時，周四早上9時至晚上8時舉行，合共20小時，扣除口頭質詢及建制派議員每小時獲發的15分鐘休息時間計算——雖然這情況在過去兩小時並沒有出現——即每周有15小時會議時間，差不多要足足21周才能完成相關辯論。不過很可惜，主席把49項涉及不同範疇的修訂建議有如"萬佛朝宗"般合而為一，每人只可發言15分鐘。簡單而言，主席，你欠我們最少300小時的發言時間。這項安排不合理之處，正如鄭松泰議員剛才提及，修改《議事規則》不僅影響本屆立法會，也影響從今以後每一屆立法會。既然影響如此深遠，每人發言15分鐘，是否有欠謹慎和過於粗疏？所以，我希望透過中止待續，讓主席及其他建制派同事有時間面壁自省，思考這種安排會令你們在歷史上留下美名還是污名。主席，孔子曾曰："欲速則不達"，相信在座每一位同事也聽過，字面的意思是越想快些達到目的便越達不到目的。不過，孔子這句話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孔子弟子子夏上任當官，問孔子為人父母官應如何治理政事。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從政者不能只講求速度、效率；只看蠅頭小利，只講求速度，往往達不到目的；只看到小利便不能成大事。主席，你是做大事的人，所以我極希望主席及其他建制派同事皆能在聖誕假期內好好地想想，究竟應該如何行事，如何處理這次《議事規則》的修訂。當然，我明白要在聖誕節前通過今次《議事規則》修訂的背後原因，而我們每人也心知肚明。不過還是要再重申，只講求速度，能否真正達到主席及每位同事的目的，是否真能一勞永逸，解決議會的亂象呢？我相信聖誕假期絕不是亦不應是"死線"，反而是非常合適的空間讓主席及建制派同事停一停，想一想，是否必須在這項修改《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上不顧後果，寸步不讓呢？主席，我明白建制派同事在過去兩小時坐在這裏聆聽我們發言絕不好受，我亦無意用盡15分鐘的發言時間，我只想再次邀請大家考慮，今次是否真的有這條"死線"存在，大家是否真的必須、必須、必須要趕這條"死線"？我希望大家認真想清楚，亦希望大家想清楚後果是否真的會如大家所願。